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會繼續第二個環節，就46個總目提出的67項修正案進行辯論。

主席，如果我們不改變炒賣投資為本的房屋市場，政府的規劃亦繼續偏重賣地給發展商建設私人樓宇，而我們的顧問報告亦是採用這種思維，那麼香港的房屋問題是不會得到真正的改善。

政府一邊預計經濟增長放緩，一邊卻聲稱辦公室和商貿樓面需求大增，所以要在東大嶼填海，發展成為繼中環和九龍東後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香港已有不少發展中的辦公室區域，政府應該全面檢討香港的產業發展，然後善用土地，針對性發展，而不是估計2040年時人口回落、經濟增長放緩，欠缺產業發展方向和視野情況下，繼續盲目開發土地。主席，移山填海會為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香港有很多用地未有完善的規劃，是否一定要強行發展。如果我們強行發展，只會縱容當局或一些既得利益者繼續胡亂開發。主席，我希望說說另一項由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19，"削減大約相當於2018-2019年度路政署用於維修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預算開支"。主席，我提出此修正案，是因為我希望說說港珠澳大橋的一些問題。港珠澳大橋不單擁有世界級的長度，而且是一個世界級的大醜聞。瘋狂超支幾百億、多宗工人傷亡事故，包括10人死亡、600人受傷、造假的混凝土壓力測試報告、政府"定點隨機安放"的防坡堤。即使政府指在水面以下隨機安置扭工字塊方案是更可靠有效，港珠澳大橋管理局亦承認了一個缺陷，就是當遇上大浪或颱風時，容易出現移位或堆積問題，因此需要經常監察維修，導致額外支出。政府至今仍未就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及為何堅持使用此方案提出清晰的說明和合理的解釋，便要在《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通過這項維修開支，我認為政府欠市民一個答案。

如果沒有人拍下這張相片、沒有輿論壓力，試問政府是否真的會正視這個問題、認真回應這些流弊呢？

香港就是這麼荒謬，政府千方百計隱藏問題，待民間或傳媒把問題揭發出來，政府才作出回應，而政府的回應卻是不能接受的。大家不要忘記，港珠澳大橋不單包括香港口岸人工島、香港接線與相關工程，還有大橋的主橋和港珠澳口岸。對於這兩部分的資料，香港人毫不知情，政府亦沒有提供足夠資料。

理論上，大橋主橋由三地政府組成的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管理，但就大橋主橋的情況，政府完全沒有提供資料給立法會。香港人只知道，香港政府向大橋主橋的部分注資了90億元，還負擔了220億元人民幣貸款近半比例。另外還有工程超支，很快會在財務委員會進行審議。

上星期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也提及，官員回答問題時答非所問，議員的底線退無可退。上星期有建制派議員說，"香港無可避免要填海，何不成立填海基金"。我想反問一句，香港有那麼多土地未被好好運用、規劃和分配，我們為何要先考慮填海這個不能逆轉的方法？

該修正案旨在"削減大約相當於2018-2019年度地政總署為增加和加快土地供應，以及精簡和加快土地發展程序而開設的88個非首長級職位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還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未開放的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的選項，即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軍事用地和部分已預留建丁屋之用的土地。

其實政府有很多能夠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選項，但政府在各種利益面前，選擇迴避這些更好的選項。有不少建制派說，發展高爾夫球場和軍事用地的建議很荒謬，但其實即使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建設房屋，也可以在一些不適合建屋的土地上重置球場。有團體建議，政府可在一些前堆填區的用地重置球場，事實上在大埔已有先例。至於軍事用地，也不應是香港人討論的禁區，當香港有超過10幅的軍事用地，政府是否可以全面檢討各用地的用途和現況呢？

該項修正案議決將總目152削減2,630萬元。

另一個主題公園——海洋公園——成立至今已41年，是不少香港市民度過快樂童年的地方，亦是長者免費遊玩的好去處。海洋公園同樣對提升本港旅遊吸引力及經濟作出了極大貢獻，但由於它的景區現正面臨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的競爭，因此在經營上須面對極大挑戰。海洋公園作為香港重要的品牌，政府雖然並未持有其股份，但仍有責任給予支持，令香港市民集體記憶中的景區得以持續健康地發展。

主席，相比於政府注資迪士尼的金額，這筆撥款並不算多，只能解決燃眉之急。如要徹底改變園區處於被動位置的局面，海洋公園必須仿效迪士尼的做法，即制訂短、中、長期並更具前瞻性的規劃和發展策略，打造更具特色的旅遊設施，以提升景區整體競爭力及生命力。屆時，希望政府能在資金及政策方面多加扶持。主席，這項修正案提出的另一項建議，是削減具本地特色元素的全新立體投射水上光影表演的全年預算開支。近數年來，為吸引更多旅客訪港，政府增加向香港旅遊發展局撥款，而該局亦重點宣傳和推廣具本地特色元素的項目，並同時推出一些新的旅遊項目。

政府不應過於迷信傳統景點的魅力，反而應不斷鼓勵及支持旅發局推出具創意的旅遊產品，以吸引有不同需要的旅客，讓他們能在香港感受到不同的體驗。事實上，這些項目的投資金額並不算大，若能為香港增添特色，又何樂而不為呢？

我尤其希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能幫忙協調政府各個不同的政策局和部門，令香港的旅遊資源能夠充分發揮作用。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反對派議員提出削減律政司和香港警務處的預算開支，很容易令我們思考他們為何要針對這兩個部門。這兩個部門肩負了維持香港社會秩序，進行執法和檢控的職責，若要削減執法者即警隊維持社會秩序的開支，又或削減執行刑事檢控職能的開支，是否意味反對派議員希望看到香港四處出現違法搗亂、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有法不執的情況？是否要法律問題政治解決，不對干犯法律的人士採取執法行動，這樣才算正確？

所以，主席，我希望他們能夠明白，對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和我們的下一代，我們要有恰當的規劃和交代。看到今天有問題而處理不到，便要盡責地設法處理，而對於未來的問題則不能視而不見。

過去我們曾經削減一些紀律部隊整個部門的全年預算開支，周浩鼎議員剛才說，香港是否不需要紀律部隊呢？

我提出編號36的修正案，與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編號37相近，均是削減香港警務處酬金及特別服務的預算開支。如果大家有留意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我們曾追問政府，究竟酬金及特別服務包括甚麼？

我在此首先要指出，我今年針對教育局亦提出了1項修正案，削減教育局7,200萬元開支，大約等於本年度有關小三BCA的相關費用。除了我之外，還有兩位議員，包括葉建源議員及許智峯議員均提出了修正案。我今年提出的修正案也嚴守"一目一項"的原則，因為我知道主席已經訂立規矩，即使"一目"提出多項修正案，也不是各項修正案也能夠提出，反而令到最想提出的修正案被整合。

所以，我最後亦不能就教育局提出這項修正案。其實主席已經寬鬆處理，批准區諾軒議員、鄭松泰議員及許智峯議員就教育局這個總目提出修正案。

但是，我就教育局被整合後的修正案發言時，應該可以就削減BCA的預算開支發言。

BCA的文件指出，"中文、英文與數學科全港性系統評估各自設立一個專責小組，每個小組由現職教師、課程發展處課程發展主任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科目主任組成。各科的專責小組制訂評估藍圖，以確保題目涵蓋基本能力。"所以，教育局職系的主事官員正是課程發展處課程發展主任。如果能夠削減課程發展處的開支，亦可以表達我們不支持復考BCA。政府本來說今年的BCA不是強制全校學生應考而是抽樣應考，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這是第一點，我不詳細講述了。第二點，是官校牽頭全級應考，偏離了BCA本身的設計原意。我們調查得來的結果是，九成多官校均全級應考。我在事務委員會也曾指出，究竟是否教育局高層向官校施加壓力，令到官校牽頭以全級應考來支持BCA復考？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永遠也不知道，究竟當局現時設計的所謂抽樣應考BCA，是否真的能夠解決操練的問題，因為現時變相同樣是全級學生均要考試，也越來越多學校上報要全級學生考試。第三，有關的操作亦漠視了家長和學生的意見，因為是由學校決定是否全級學生應考BCA。當局指這是校本政策，但學校的決定是否包括家長、學生和教師？教師會否敢於反對，說不需要全級學生應考，只要依照教育局的政策便可？這也是政府無法答覆我的問題。

基於這些原因，我嘗試提出這項修正案，旨在削減教育局7,200萬元預算開支。說回區諾軒議員削減課程發展處的全年預算開支的修正案。針對課程發展處近來遭受的批評，究竟是市民無風起浪，還是政府無風起浪呢？

為了討好政府——我不知道是想討好特區政府，還是北京政府——課程發展處作出很多令人費解的舉措，例如有傳媒揭發教育局在評審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時，指書中寫"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是措辭不當，"中國收回香港"又是措辭不當，"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內地"同樣是措辭不當。再者，"1949年中共建國，大量內地人移居香港"這描述則不是措辭不當，而是指兩者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容易導致誤解。就上述的例子，無論是香港政府的官方文件，還是北京政府曾經發出的文件，我們也多次看到"收回香港"的字眼。很多市民其實亦說，即使我過去說"主權移交"，大家也只是說我不太愛國而已，但我個人認為這是客觀描述，但今天說"主權移交"也是錯誤的，應該說"恢復行使主權"。

所以，削減課程發展處的開支，當然是對這名官員，或她領導的小組所作出的做法，表達強烈不滿。

香港一直是一個開放型經濟社會，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都是靠出口貿易為生。

如果沒有經貿辦的協助，我真不知道可如何協助香港發展經濟。現今世界經濟發展變幻莫測，尤其是我剛才提到，特朗普政府天天都推出新的招數，對付不同的國家。

未來還有甚麼產品措施，最終會對香港造成影響呢？這些均有賴經貿辦為我們取得最新資料，甚至在美國跟美國政府的商務部進行談判。

我知道最近日本政府正與特區政府商討，詢問我們是否有興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我當然希望局長能開拓參與有關協作的機會。當然不是倚靠坐在特區政府辦公室的官員進行，而一定有賴海外經貿辦人員從中協助。

正如剛才所說，香港是一個以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社會，跟海外有龐大的生意往來和關係。

特區政府的稅收最終會用於何處？不就是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所以，不要以為削減數個駐海外經貿辦或其宣傳費用，沒有甚麼大不了，這最終原來會影響我們進行出口貿易、影響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的感覺，更會影響香港經濟，最終波及社會福利。大家不應小看經貿辦的功效，我甚至認為不但不可削減其宣傳費用，反而應增撥資源，讓駐外經貿辦更多宣傳香港，讓世界各地人士了解香港的現實情況。

陳志全議員和朱凱廸議員不往國內或海外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和國內正在發生甚麼事情，並不代表其他香港人不想回國內或前往海外發展。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放眼世界，放眼國內，不要把自己困在小小的框架內，只着眼於香港這細小地方的事情。主席，我們會反對有關的修正案。

主席，我當然知道香港的土地政策問題，不僅牽涉規劃署，但我希望藉着今次修正案的討論，就香港土地運用的優次緩急發展提出一些意見，也希望這樣能夠更好地應對現時很多香港市民關注的土地問題。主席，在規劃署綱領1全港規劃的2018-2019年度工作之中，管理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是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新界棕地的使用和作業現況是2017年4月由政府委託顧問公司開展的研究，而這項研究至今已完成新界東南、新界西南和新界東北的棕地調查。

例如本土研究社早前發表的調查報告發現，截至2017年年底，新界有94個面積超過2公頃的相鄰棕地群，總面積高達1,171.5公頃，規模等於整整7個荃灣市中心；而在這些棕地之中，有723公頃未被政府納入發展計劃，甚至未有發展時間表，包括有13幅面積由12公頃至71公頃不等的相鄰棕地群。所以，我們可見政府本身沒有向公眾、立法會或其他行政部門提供全面而準確的數據，以執行或推動棕土發展的政策。但是，同一時間，政府卻不斷說要透過填海造地，開發郊野公園，甚至是向一些綠化地"埋手"。這是我今次支持朱凱廸議員提出修正案編號32最重要的理據。

政府去年完成馬料水填海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報告，計劃在鄰近科學園和香港中文大學的近岸位置填海高達60公頃，連同現時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入岩洞後騰出的28公頃，合共88公頃土地一併發展成為住宅，整個規模相當於沙田第一城。但是，主席，附近居民，甚至是沙田區議會內不少代議士均擔心，馬料水填海60公頃的規劃會帶來很多問題，例如沒有足夠的交通配套、造成屏風效應、增加社區設施的負擔等。

另一個填海項目是東大嶼都會人工島。政府文件《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提出，發展東大嶼都會和新界北，足夠填補未來香港1,200公頃的土地短缺。

換言之，如果人口增長不是一如《香港2030+》文件的預期，除了填海得到的土地，政府是否有其他後備方案？

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政府現時是藉着土地短缺營造出來的命題或偽命題來不斷將政府現時填海造地、入侵郊野公園、動輒在綠化地建屋的做法合理化，誇大香港現時土地不足的實際情況，而同一時間，卻沒有理會或好好地利用棕土、閒置的軍事用地和會所地，進行適切的發展。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土地發展的優次不應以填海為先，而必須建基於長遠而整全的人口政策。

主席，我另一個支持朱凱廸議員修正案的原因是，規劃署沒有很清楚地交代如何釐定發展綠化地的準則。政府在2017年7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改劃土地用途的建議，例如將新界東的將軍澳中有5幅合共只有11公頃的綠化地改劃為住宅用途。但是，新民主同盟認為這個改劃罔顧、漠視和避開了原有綠化地規劃的原則和原意。綠化地的規劃原意便是要減低因為城市發展和過度發展而對生態帶來的破壞，所以，在城市規劃上，綠化地有緩衝的作用，這亦是設置綠化地很重要的考慮。但是，政府近年在沒有諮詢公眾的情況下開始改劃綠化地，這涉及重大的政策改變，而政府一直也沒有很清楚交代綠化地發展的準則，包括生態價值的準則。規劃署、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和局方都含糊其辭，沒有清楚交代。

這樣會令無論是北區區議會或當區居民看到，究竟發展高爾夫球場的同時，是否應該要思考處理交通基建的配套失衡問題。我更希望政府停止現時在新界東北一直推行的毀家滅村式發展，好好利用粉嶺高爾夫球場來處理和應對政府口中念茲在茲的土地不足和建屋需要的大問題，這樣才回應到議會和民間的訴求，亦有效為香港的土地發展制訂合理的優次緩急。

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現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根本已經誠信破產，絕對不適宜擔任律政司司長的位置，應該自行引咎辭職。鄭若驊被揭發出如此醜聞，竟然仍然得到特首林鄭月娥力保，令香港市民質疑鄭若驊司長上任本身是否有其他任務，或者重要的政治任務。在客觀上，她上任後發生了甚麼事情呢？便是律政司司長在其後"DQ"立法會3月11日補選參選人一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一直強調"DQ"參選人的決定權只在於選舉主任，但鄭若驊司長在被傳媒一再追問的情況下，亦不得不承認律政司有就"DQ"參選人一事上，曾經向選舉主任提供法律意見。這很明顯是操控，將本來官階不高的選舉主任作為擋箭牌，賦予他們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權力來"DQ"參選人，律政司竟然在這個擋箭牌後逃避其政治責任。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DQ"參選人資格是剝奪《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鄭若驊作為律政司司長，亦沒有維護《基本法》，所以，理應沒有資格再繼續擔任律政司司長。

主席，最近有一個熱門議題，當然是廣東話是否大家的母語。我認為廣東話是否我們的母語這議題，的確是無風起浪。我們在立法會內以廣東話發言，而特首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亦以廣東話對答，不曾有人指不可以普通話甚或英語發言。

不過，大家書寫時其實主要跟隨普通話的語法。如果以廣東話書寫，考試便會不合格，甚至惹起很多笑話。我們是廣東人，除香港人外，如果廣東省的市民被問及要取締廣東話，我想他們真的會起哄。廣東人對廣東話當然有深厚感情，而且大部分廣東話表達法也是來自古語，例如按揭及散銀等。我以前從事翻譯時也特別翻閱《辭海》，發現很多表達法其實很可愛，亦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儘管如此，我們無須把廣東話和普通話置於對立狀態，事實上亦不曾有人表示要取締廣東話作為我們發言時的一個語言選擇。

主席，我想針對陳志全議員就總目141項提出的第45項修正案發言。該修正案內容是有關削減勞工及福利局個人薪酬的全年預算開支。我對此方面是完全同意的。主席，我上次發言是針對勞工及福利局有關勞工方面的問題，而今天我想就該局有關社福方面的問題發言，尤其是安老院舍的問題。在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後，很多人認為今次預算案改善安老服務方面的內容，並不理想。雖然下年度撥出了22億2,900萬元作為非經常性開支，看起來數目不少，但此筆開支實際上只用於繼續支付一些舊政策下的措施，完全沒有新意。

總括來說，這些並不是大刀闊斧、具備新創意，而只是沿襲政府過去短視及對於安老服務沒有新思維、新構思的做法，是絕對令人失望的。事實上，雖然社會最近數年一直要求政府提供恆常性津助服務，但政府的態度非常保守，不願意就實際需求在此方面增加一些款項。我們特別關心津助院舍宿位、日間中心及家居照顧服務等名額，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大刀闊斧，投放更多資源。

另一方面，大家不想政府太過積極的地方，政府反而做得積極，積極投放數百億元發展創新科技，大灑金錢，同時對樂齡科技方面亦花了不少金錢。主席，我們當然不是反對推行科技創新以支援安老政策或措施，但問題在於推行此方面的同時，應否先推行一些基本工作呢？例如我剛才指出了，現時需要的安老服務包括人力支援、增加宿位等，這些一直以來也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但政府沒有考慮這些，反而做了其他工作。例如過去不斷巧立名目的推行照顧服務券等，這些做法其實顯示了政府是在推卸責任。因為這種做法會把安老服務推向私人市場，變成由私人市場照顧來解決問題，把應該由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逐漸推向市場化。

然而，政府似乎不重視，任由問題存在，還要不斷令這些情況惡化。我認為政府實在沒有認真的就香港未來人口老化的問題多下工夫。另一方面，主席，我剛才已經指出了，本年度預算案撥出5億元予兩項關愛基金的計劃，分別是"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及"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此兩項計劃也是為期3年的。

由於計劃數目眾多，以致無人知道現時究竟有些甚麼服務？如果真的要得到服務，就要搜尋資料，看看哪個計劃能幫到你，讓人感覺真的是不理想。

若想整體改善現時各項長者支援服務不足的問題，政府必須把安老服務納入未來整體規劃及財政藍圖。

可是，社會並非反對居家安老服務，問題在於政府有否資源協助居家安老服務呢？

主席，最後我想指出，在去年的預算案中，政府提到會增撥300億元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但我們過去卻沒有聽到政府公布這300億元的具體用途。

這便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情。所以，政府有必要告訴我們這300億元的去向，否則撥款會否形同虛設，只是口頭告訴我們已經預留，實際上卻無影無蹤呢？主席，最後我想作個總結，我絕對贊成這項議案，因為我認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及其同事在這方面是疏忽職守的。

如果在我年青的時候，政府有這些計劃的話，我必定會參加。主席，我首先想說一說，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主要是資助學生在暑假的時候，到國內不同地方實習。我去年曾經推薦一些年青人到深圳和東莞的企業做暑期實習。他們不是到我所屬界別的製衣廠實習，是去一些科研、設計、文化創意企業。回來後，我問他們有甚麼感受，經驗如何。他們大部分都說：十分高興，學到很多東西。

事實上，香港年青人尤其需要到國內了解一下。現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企業發展的情況，不再是十多二十年前，在國內開設工廠的那種環境。這正正可以讓大家進行文化交流，未來他們無論在香港發展也好、在國內發展也好，總有多一個選擇。

當然，他們未來在香港工作的話，便沒有午睡時間。

第二，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是另一項令人大開眼界的活動，當中包含不止一個國家，而是世界不同國家，我將它們分為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發達國家，例如美國、英國、德國、澳洲和瑞士等國家。第二個層次是中度發展國家，例如巴西、匈牙利和哥倫比亞。第三個層次是發展中國家，例如柬埔寨、緬甸、尼泊爾。計劃有3個不同層次讓香港年青人去了解。

所以，我覺得區諾軒議員，如果有機會的話，你也應該參加一下這些計劃。雖然你已超齡，但可以自費參加，了解一下世界和國家的發展，不要只局限在這裏，而剝奪別人的權利。

首先，我要申報利益：我曾受惠於經濟貿易辦事處。

其實金發局有甚麼問題？

金發局的宗旨，是進行策略研究，向政府提供建議，推動市場發展和培養人才，以加強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力。金發局自於2013年1月成立以來，已經過一段頗長的日子，但該局是否真的在推動本港的金融業發展？

主席，我不知道你對於金發局的想法為何，但我注意到一點：在梁振英成立金發局後，該局發表有關發展香港作為房地產信託基金集資中心的研究報告，最終竟促成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放寬守則，致使領展作為資產管理公司，卻可以參與土地投資。我發現多位在席的議員均在今年的預算案辯論中提出許多對領展的關注。他們希望各個政府部門能透過不同措施對領展進行監管，包括管制地契、興建更多街市等，其實有些議員正是藉修正案作出有關建議。

這樣便不行了，立法會甚少討論金發局營運方式變更的問題，但原來政府當局也沒有先例可循，沒法憑以往經驗印證這種變更能有助政府推展目標。如此的話，試問又如何能說服立法會，金發局變成獨立擔保公司可以進一步推動金融發展呢？

究竟政府部門最終會聽取那一方的意見呢？代理主席，我所看到的，是政府聽取了有關發展房地產信託基金的建議，最後導致領展不斷拆售物業。

正因為金發局所發表的報告，最終導致證監會放寬條例，而零售業界在領展的"魔爪"下不斷被剝削。

金發局在批準就房地產信託基金作出報告時，參與其中的人包括了當時的領展總裁王國龍先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今次的發言我想針對財政司司長編號62及63的修正案，即所謂"補漏拾遺"的4,000元計劃。代理主席，在進入細節前，我認為我們要看看一個大圖像，該大圖像便是為何在這65項......

市民未必清楚背景，我在此花少許時間解釋，這其實和《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有關的。

代理主席，如果立法會議員可以提出增加預算的修正案，會出現甚麼情況呢？

想象一下，這是立法會在多重扭曲下才會走到這個地步。

我參閱財政司司長交給我們的修正案文件，在文件中，我特別對申請資格有興趣。

文件中提到，任何人士如符合資格便可申請該4,000元津貼。

代理主席，其實透過政府的"補漏拾遺"方案，究竟甚麼人可以受惠，取得該4,000元？

我猜這是出於官僚的心態。

因為這些官僚系統已經建立，所以他覺得這些安排很方便，而在官僚系統中並沒有包括的人，他便看不到。所以，第一，反映出這種官僚制度如何蒙蔽政府雙眼，令他們看不見很多市民。第二，綜合過去10年政府"派糖"措施的數字便會發現，如果政府有盈餘時，有些人應該較其他人分享得更多——眾所周知，我說的正是獲得退稅和退差餉的人士。

當我們連同外匯儲備有4萬億元時，政府更需要明白，政府要透過每年的盈餘或儲備進行更徹底的財富再分配。我在二讀時提到一項建議，我在這裏再說一次：不要再"派糖"，不要再搞分化，我們在未來1年開始制訂一個指標，只要盈餘超過某限額，例如500億元，在500億元之後的金錢一律平均分派。這個制度是穩定的，亦讓市民有所適從，無須每年爭拗，而財政司司長亦無須每年也忐忑不安，要多個部門做很多額外工作。

本會現在是就《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第二個環節的辯論。在此環節中，已經有27位議員合共50人次發言。我留意到剛才梁繼昌議員的發言，雖然他在本環節中是第一次發言，但仍有不少篇幅論及財政預算的整體規劃和長遠宏觀的想法，甚至是投票的取向。我希望稍後發言的議員可以集中論述本環節涉及的修正案，而且發言盡量精簡，不要重複論點。

除了在創新科技上有500億元的投放，醫療和教育方面亦有不少經常性開支的支出，但為何卻沒有人理會呢？這便要由財政司司長預算案中總目173的分目700說起。簡單而言，所涉及的是關愛共享計劃，亦即坊間所說的"補漏拾遺"，我認為是用作"執漏補鑊"的108億元。

他沒有看到今天在科技或生產力上的進步，亦未必能預見現時一些更加隱蔽的剝削手法。

有人可透過炒賣地皮、物業或股票而賺大錢，此舉更可直接跳過生產過程，無須透過生產過程中的剩餘價值進行剝削。

因此，在社會坐擁1,500億元巨額盈餘的情況下，無差別地"派錢"本來就是最佳方案。所以，我希望政府吸收今次的慘痛經驗，日後再有豐厚盈餘時不要重蹈覆轍。

陳志全議員要求削減運輸署的預算開支，對此我並不贊成，但這並不等於運輸署表現優秀，我只是認為削減政府部門的預算開支，對於改善其服務將毫無幫助，只會令市民受害。

此外，補貼計劃的回贈比例只有四分之一，可否增至三分之一呢？

因為電車公司的營運狀況如有欠理想，收入不多，其員工的增薪空間也隨之收窄，而這也間接打壓了香港這種最廉宜、最方便、最有歷史、最具本地特色的交通工具。

我的意見依然是：這對改善問題並無幫助，所以我不會支持，因這只是政治表態、"政治show"。

但是，申請程序始終較為麻煩，門檻較高，又要申請團體先行墊支款項，以致申請團體較少，獲批項目則更少。既然這是正確的方向，當局便應鼓勵更多業界人士、地區團體和志願團體透過該計劃，推動本地特色旅遊經濟。這除了是經濟項目之外，亦能鼓勵市民更多參與，提升其歸屬感。我特別留意到近期有些極具特色的地區導賞團，但主辦團體卻未必符合這項先導計劃的申請資格，所以希望政府能檢討相關門檻。至於總目173，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建議向持續進修基金注資85億元，以提高資助上限。

雖然有很多貌似新的政策，包括屯門環保園及落實另外兩項工作，但該兩項工作的爭議很大。該兩項工作分別是在屯門擴大堆填區及在石鼓洲興建焚化爐。政府當年在立法會表示，興建焚化爐費用為240億元。現在距離啟用還有很長時間，但政府已經超支三成，增加了75億元。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政府與承辦商簽訂了怎樣的合約，說得難聽一點，是把納稅人的金錢看作金庫，政府的庫房則變為提款機。

根據報道及政府的文件所指，中標的是吉寶西格斯香港有限公司這個新加坡財團與振華工程有限公司合資組成的公司。中國港灣是一間大型國企，我列出它在香港的工程，香港人應該不會不知道。第一，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填海工程鋼筒移位；第二，三跑填海工程用黃花沙取代洗水石粉。

這正是環保工作做得差。

香港有兩種市民，一種是千辛萬苦，走數條街也要把家中的廢物放到三色回收桶，另有些則懶得理會。

原來以前提出的是可以"走數"，試問市民如何相信這個政府。

原來政府並沒有落實這項政策，建築署沒有、工程合約沒有，連環保署、環境局對外的訪客中心也沒有。

政府曾表示會大幅削減上一份合約所訂的利潤協議。

當然，我希望政府不要這樣做。

我是明白的，兩電是選舉委員會委員，即使不是自己當選委，也有勢力很大的代言人。在香港這個畸形的政治制度裏面，即使環保政策也要靠邊站，這我們可以理解。但是，政府或局長，有沒有盡他們的責任呢？

如果你是新任局長，我覺得沒有問題，新局長，"新鮮人"。

我希望不是這樣，我只希望明年這個時候，不是提出削減，是建議增加，最好增加。一年之內，我們失敗的環保政策、回收政策，以及很多我們覺得莫名其妙的做法，會否改變呢？我再舉一個例子，電動車。你可能說這是交通政策，跟環境局未必有直接關係。但眾所周知，電動車是現時減低路邊污染的其中一個方法。

不過，我希望局長好好作出檢討。

就這兩項修正案，我認為非常合理。

修正案集中削減1億多元，大約相當於2018-2019年度創科局創科基金的預算開支。為何我認為有需要削減呢？

該項目計劃書與智能手機程式的研發有關，項目程式名為"八段錦健康遊戲"，我記得該程式是推廣八段錦的——大家應理解甚麼是八段錦。該程式目的是"透過人工智能手機應用程式/遊戲，鼓勵長者鍛鍊八段錦，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大家可能覺得不可思議，長者日常已有很多機會接觸八段錦，那麼如何利用手機學習八段錦招式，難道要他們看着電話來學習八段錦嗎？這其實已有少許"太陽能電筒"的意味，代理主席，但更進一步的情況是，這項目獲創科基金撥款450萬元，研發一個智能手機App，教導、推廣及鼓勵長者學習"手機八段錦"。例如未來推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我可否申請一個項目撥款1,000萬元，推廣四五年，教大家唱正統北方口音的國歌，這樣已可以申撥1,000萬元？此外，該項目的申請組織是某地區的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旨在教育長者利用手機學習八段錦。

代理主席，可惜楊偉雄局長不在席，否則我真的想問他，究竟手機App加八段錦再加長者，是怎樣的創新科技呢？

當然，你可能會說也有其他有意義的項目，的確如此，我其實也剛推出一個新的手機App，所以我要作利益申報。

所以，第一，我認為創科基金不應花這些錢，撥給創科局這1億元其實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微不足道的數目，但局方正有500多億至600億元投放在這類如此無聊的手機App上。

這個計劃很現實的，是為了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這一兩個所謂創科基地而實施的。

代理主席，這是和局長的表現有關的。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明白甚麼是單位制，就是私人企業或民間企業要承包生老病死，有少許類似珠三角口岸，即深圳、東莞等，農民工在1980年代因改革開放，由內部遷往沿海，慢慢......代理主席，我明白，我明白......

事實上，香港的私人公司或商業機構，說到底是建基於我們的自由和生產力，而這兩項事物是經由自由市場自己調節的。但現在的創科概念是，拿了香港人的地和資金建科學園，還不止，然後找一個計劃招攬內地人才來香港。在科學園開設的公司，政府要負責3餐食宿，甚至提供創新斗室給他們居住，那就是單位制。

所以在修正案的部分，我認為要削減創科局局長的工資，因為他現在的工作並不是創科局應有的本分。便是推動科學、推動科學精神。現在創科局的做法是，使用香港人的土地，香港人的金錢，招攬外國的公司，我反過來問，香港本地的IT公司能否從這計劃獲得任何幫助或得益呢？局長的說法是，這個計劃是在招攬3名內地專才後，便要在香港聘請1個本地人和2個實習生，好像在鼓勵科學園的企業使用本地人才，事實上有多少本地IT公司需要這個計劃來聘請本地人？

香港是聘請香港市價的IT人，但局長說透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內地的IT人才可以特快來到香港。

我們不會"包生仔"，我們不會像單位制般運作，照顧員工生活上的起居飲食，但政府現時擔心沒有人才來科學園，於是便透過這個計劃，給內地公司一些方便，最終的實際效果是淘汰香港人。

現時不論是創科基金或創科局，說來說去也是手機App而已，但正如我剛才舉出的例子，創科基金撥款450萬元給老人家學習八段錦，是多麼不符合正常智慧。所以，我支持修正案編號39和40。

少年犯在監獄中受到極殘忍的對待，包括動輒被毆打，甚至遭受我亦難於啟齒的情況——代理主席，我希望說出來——例如是嚥下自己的精液或其他教人感到難過的事情。

如果有任何囚犯在太平紳士探訪囚犯當天說一句，當晚便會有懲教署人員"招呼"他。

所以，我們認為署長在這方面是失職的。他要正視這問題，為懲教署制訂獨立而透明的投訴機制，這才是正確的方向。

有人建議成立一個監察懲教院所委員會，這是必不可少的。為何懲教署出現濫用私刑的情況比警方嚴重呢？

相反，署長卻任由少年犯不斷陷入冤獄，使他們背離社會，成為逃避社會的人。我認為，如果署長無法在任內提出解決方法，包括制訂透明可行而獲得公眾信任的投訴機制，他便不應領取薪金。另一方面，懲教署本身亦曾發生很多離譜的事情，包括出現懲教署人員"賣鐘"、"換鐘"等醜聞，還有懲教署監督強迫前線懲教署人員購買慶祝會門票等。

懲教署平日或許可以不理會市民的看法，因為畢竟在院所受盡折磨的都是在社會上被認為是低下的人。不過，大家不要忘記，他們都是社會花了不少資源培養的人。

有很多懲教署的囚犯在公開考試考獲極好的成績，甚至有多人完成了香港公開大學的課程，在離開監獄或院所後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我無意對大部分盡忠職守的懲教署職員或負責任的管理人員無禮，我只是希望懲教署痛定思痛，針對外間看不見、每天在監獄中發生的毆打、濫用私刑和濫權事件，制訂改善方法。

所以，我希望這情況得以解決。另一個議題亦有關聯，便是削減保安局局長的薪酬。

當然，保安局局長的失職不單在於懲教署方面，我現在改變話題，談談警隊的問題。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市民十分關心警方濫權的問題。在雨傘運動後發生的數次警民衝突中，不少事件均令公眾人士認為警方無法公平公正地處理衝突，不單傷害了公眾人士，亦傷害了警隊的聲譽和警員的士氣。

我們本年亦處理了有關保安局的議題，包括為警方購置兩輛水炮車。可惜的是，在購置水炮車一事上，保安局和警方皆沒有正面答覆有關出動水炮車的情況，以及將來如何保障有機會被水炮車傷害的人士。

我們曾詢問保安局和警方有否任何指引，規限在甚麼情況下才使用這種對公眾有高度傷害性的水炮車，以及有何安全措施，保安局皆拒絕作答。警隊加上懲教署的問題，只會令政府和市民變得更對立，令政府更難取得市民信任，這對於維持治安及懲教服務而言，沒有半點好處。

主席，自2013年起，每年也有非建制派議員動議大量修正案，阻延《撥款條例草案》通過。今年有15位議員提出合共230項修正案，以削減不同開支總目的財政撥款。儘管修正案已是近5年最少，但數量仍然很多。主席經整體考慮後，在尊重個別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權利，以及確保立法機關有序及有效地處理事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最終准許議員提出65項修正案，涉及46個總目。主席，本港必須推行各項基建工程，以應付房屋供應、新發展區規劃，以及落實鐵路、交通配套及各種民生設施。作為工程業界的議會代表，我除了通過不同渠道，促請香港特區政府設法完善整體規劃，有序落實基建外，同時亦再三呼籲當局投放足夠資源。特別於各項規劃所涉及的財政承擔和人力供應，便更加必須確保政府內部有足夠的專業職系公務員編制和配套資源，務求有政策、有規劃、有人才、有資源，實現政府對市民的施政承諾。我樂於看到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演辭第191段指出："政府會增加人手，配合推行各項新政策和措施，並減輕公務員的工作壓力......公務員編制將......較上年度增加6,700個，增幅約為3.7%，是回歸以來最高的按年增幅。"更值得注意的是，與工程業界相關的部門人手加幅亦相對可觀。例如，獲批准的新職位總數有404個，約佔相關專業職系現有編制7.9%，增幅高於公務員編制整體增長。同時，我認為當局應該注意專業職系公務員的培養和傳承問題，須設立定期檢討機制，並建立合理的晉升階梯，以培養和挽留工程專業人才。當局表示，本年度將會有約400個有時限職位轉為常額職位，並延長近590個職位的開設期限。這些職位主要涉及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轄下的工務部門，當中超過200個為工程師職位。我相信，上述措施可以幫助挽留專業人才，並紓緩相關公務員的工作壓力，有助於各項工務工程項目盡快推展，提升專業服務水平。建議受到業界及市民歡迎。

例如，水務署本年度相關專業職系增聘的百分比只有3%，相對該署要推行的提升食水品質、保障食水安全及減少水管滲漏比率等措施，我認為有些偏低，希望當局可以考慮增聘專業人手，以維持公務員團隊的專業水平和整體士氣。可是，個別議員同事提出的相關修正案卻反其道而行，甚至要求削減相關部門員工的個人薪酬全年預算開支。例如，陳志全議員提出修正案編號28，便要求削減大約相當於地政總署為增加和加快土地供應，以及精簡和加快土地發展程序而開設的88個非首長級職位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他亦提出修正案編號42，要求削減大約相當於發展局局長及為增加土地供應提供服務支援而新增的工程師/助理工程師及高級城市規劃師等職位的全年預算薪酬開支。這不單有違相關議員聲稱要促使政府改善服務的目的，更會導致相關政府服務陷於停頓，可謂十分離譜。主席，土地和房屋供應是社會當前最矚目的民生問題，不少市民，包括很多中產家庭和年輕一代也渴望有自己的居所，特區政府亦把之視為施政重點，致力覓地建屋。不過，土地開發及房屋供應必然涉及長遠規劃的策略性研究。因此，規劃署正加緊着手《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更新研究，社會各界亦期待全港發展策略定稿可以早日公布。可是，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32及33，卻分別削減大約相當於規劃署有關全港規劃的預算運作開支，以及規劃署就《香港2030+》可持續發展評估的預算顧問開支。同時，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9，亦要求削減相當於可持續大嶼辦公室的一半開支。難道這些非建制派議員認為，這些與本港經濟民生關係密切的各項短、中、長期發展規劃及工務工程項目，可以置之不理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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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部分非建制派議員近年流行一種做法，就是對本港正在進行的重要基建項目肆意抨擊，甚至作出種種罔顧事實的奇談怪論，包括指稱特區政府推動的各項基建項目也是"大白象"工程，撥款等同於把納稅人的錢倒進大海。所以，他們既要在相關基建項目的工務工程撥款審批上設法拖延，又要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本地立法階段諸多刁難，甚至在某些基建項目日後的營運上製造麻煩。例如，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編號19，便要求削減大約相當於路政署用於維修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預算開支。主席，本港近年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情況，就是似乎所有涉及香港與內地合作融合的項目，均成為非建制派議員大肆攻擊的對象。工程業界對此感到啼笑皆非，亦感到非常無奈。以港珠澳大橋為例，這本是高難度的世紀工程，涉及複雜的橋隧組合，有很多須解決的工程技術難關。其人工島的作用是讓大橋連接隧道，在大橋人工島防波堤放置弱波石，可說是相對簡單的標準工藝，並沒有技術難度。但是，最近此事竟然引來炒作，甚至在今天本會的會議上仍被人提到。

他應留意到有參與考察的泛民議員向傳媒公開表示，內地創科發展一日千里，對香港是一個大警號，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必須更積極進取。我建議區諾軒議員日後應好像其他青年人般，積極爭取到香港以外地方交流的機會。主席，我謹此陳辭。

雖然我們不時會聽到審計署或申訴專員公署調查滲水辦，並批評部門處理滲水個案時間過長，但我反對上述修正案。

我曾經處理無數類似個案，就是市民委託公證行調查，最終花了錢卻也處理不到滲水問題，反而滲水辦現時勉強也算是個方法。我不知道提出上述修正案的議員，家中有否曾受滲水困擾，或有否處理過市民的類似投訴。若有，相信他們絕對不會要求削減這個部門的開支，即使削減了部門開支，亦不代表事情便可以一了百了，立即獲得解決。主席，當然，滲水辦的工作確實也做得不太好。

按照審計署2016年10月的報告，市民舉報滲水個案數目由2007年的17,400宗，上升至2015年近30,000宗，增長達七成。

我們反而應考慮整合滲水辦的工作，最低限度應考慮會否增加管理層人員，重新檢討處理滲水過程，增撥資源和添置設備，以及改善調查速度等，而非捨本逐末地削減預算。接下來，我想討論涉及食物及衞生局的修正案，其中一項是修正案編號43，要求削減食物及衞生局5,300萬元，相等於2018-2019年度食物及衞生局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另一項修正案編號44，則要求削減食物及衞生局局長1個月薪酬開支。

可能大家也留意到，近年的鼠患指數和蚊患指數越來越高，而6月、7月夏季將至，市民很擔心蚊患和登革熱，希望可以盡快處理衞生黑點。

所以，我絕對反對這項修正案。此外，我亦不贊成削減食物及衞生局局長1個月薪酬預算開支。現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也在席，局長的工作範圍很大，包括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和公共醫療等。近日財務委員會亦即將討論關於5間醫院工程項目的撥款問題，包括京士柏醫院及廣華醫院亦正等待重建，很多市民也等着多間醫院盡快做好設施，我們亦期望聖母醫院可以加開急症室服務。所以，局長職位很重要，由她負責與醫院管理局商討，市民便可以盡快得到需要的醫療服務。

主席，局長一定會明白，經濟條件好的市民可能會光顧私家醫院和專科，但對於沒有充裕資源的市民，他們可能便要輪候公立醫院服務。如果錢不是問題，我們應否加快培訓醫護人手，或由公私營計劃協作，從而把工作做得更快呢？

主席，最後，我想再談談財政司司長提出的兩項修正案。民建聯提出要求恆常增加長者醫療券至3,000元，但司長在坐擁1,500億元的盈餘下，卻只節約地增加一次性的1,000元。

醫療券對他們而言，十分重要。

希望司長在修正案審議完畢後，盡快推行有關政策。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我想補充我上一次的發言，關於修正案編號52，削減保安局局長的全年預算薪酬開支。關於政府飛行服務隊方面，空勤主任的工作危險性其實很高。試想象，在惡劣環境下，有時候直升機需要吊着空勤人員到海上拯救船隻，這是絕對危險的工作。此外，飛行服務隊有另一個獨特性是，其工程部是複雜的，他們不止要懂得維修直升機，甚至還要維修飛機，也需擁有不同認證，他們要總括地全部也能做到，所以才會成為今天的飛行服務隊，為大眾服務。所以，我希望保安局局長聽到後，會嚴正處理飛行服務隊應有的改革和升格的制度。主席，我接下來想說修正案編號41，削減環境局局長1個月薪金的部分。

無論是數年前可以全面豁免電動車的稅項，到突然全部煞停，只有97,500元的豁免，到現時的"一換一"，其實很有問題。但是，我不想只針對購買電動車的問題，因為環境局對於推動電動車的使用不止是在稅務上有決定權——雖然這需要與運輸及房屋局討論，但主導角色其實是環境局。然而，大家反而會看見推動這項政策時的失誤，例如在停車場供應充電裝置方面，事實上充滿問題。早前已有傳媒報道，有發展商利用提供充電裝置的停車位而無須補地價興建停車場。

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主席，環境局局長負責推行這項政策，而執行的可能是發展局。當然，財政司司長亦可能要負責，為甚麼呢？因為有一個我不太記得全名，是關於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政府於數年前成立了這麼一個組織，該委員會的主席便是財政司司長。但是，環境局局長絕對應該檢討我剛才所說的事情，不要讓人濫用這個制度。我再延伸說說，我們現在說的電動車問題，為何應該由環境局局長主導呢？主席，我開場發言時也提過，雖然推動電動車普及化背後，運輸及房屋局當然有角色，但主導的政策局其實仍然是環境局。我們看見的情況是，政府當年為電動車普及化訂下兩個目標，一是希望到2020年，會有三成私家車屬於電動車或混合動力車；二是新落成的建築物有30%的私家車泊車位可提供充電設施，這便是剛才說的政策。但是，截至2018年1月，在全港55萬輛私家車中只有1萬輛是電動車，即是佔總數少於2%，即是大幅落後於目標，我也不知如何在2020年達標。

其中一項質詢的答覆是這樣的，"現今電動私家車的續航力最少約150公里，以私家車每天的行車里數一般為數十公里，如車主在其居所或辦公地方等場地為其車輛完全充電，應足以應付每天行程，一般不應有太大需要使用公共充電器作補充充電"，那即是說，現時的續航力已經十分充足，所以無須興建那麼多設有充電器的停車位，只要居所有充電設施便可以。

當局長被問及為何數量只有這麼少時，他回答表示，"電動車輛在政府車隊中所佔比例仍是少數，主要是電池的性能未如理想，包括充電達不到限定用量值及續航距離較短"。主席，真厲害，對同一項事實的陳述，同一位局長回答兩項不同的質詢時，一方面可以說續航力十分足夠，所以無須興建那麼多充電器，無須要那麼多地方充電；但同一個事實，當被問及為何政府部門中，只有這麼少電動車，他便說因為電動車的續航力不佳。主席，當局長如此回答我們的書面質詢，白紙黑紙這樣寫出來，削減他1個月的薪酬，我認為是應該的，對嗎？

雖說推出"一換一"，已經可以扣稅25萬元，但實情是怎樣的呢？

運輸署曾經表示，大約有30萬輛車符合資格，但實質上、事實上是否真的有30萬輛汽車呢？現時購買一輛電動車，車主本身已經享有97,500元的基本稅款優惠，"一換一"其實增加了多少呢？

我自然會把車輛"劏"掉，賺取這額外的15萬元多稅項。所以，第一，是政府錯誤評估究竟有多少車輛符合資格，這個只是帳面上的數字，有些車輛在6年之後，隨時還值三四十萬元，這些車多的是。因此，政府錯誤評估有多少人會這樣做，純粹用6年以上來劃線，是不合理的。

如果容許車主一時忘記續領車牌，第一，無須要訂得那麼闊，容許24個月之中，有4個月可以沒有行車證，政府可以縮短一些，我亦不會反對的，但我反對些甚麼呢？

如果是這樣，其實只要訂明在24個月之內，無須連續但合共要有20個月領有牌照，甚至訂闊一些也不打緊，23個月領有牌照也沒有問題，但不一定要連續，因為連續這件事有機會"斷纜"，是有機會出現的。所以，我認為環境局就着電動車的問題，推出有關政策時，有很多地方思考不周，而且推行時有很多盲點。

主席，過去20多年來，我一直爭取讓投訴警察課獨立於警隊以外，當中的道理其實很簡單。

"自己人查自己人"的質疑始終揮之不去，這可從多個角度作出闡述。首先，政府表示有些地方的警隊亦是由警隊人員調查涉及警隊的投訴個案，我只能說有些地方的警隊規模確實龐大。

所以，同樣是由警隊人員調查警務人員，亦即由熟悉警隊的人調查警務人員濫權個案，但基於有關人員分別屬於完全不同的組織，所以能完全發揮作用，讓人有信心會作出獨立公正的調查。

我只能說，如有警隊人員認為一定要"自己人查自己人"才能安心，銀幣的另一面就是普羅市民，對於那些重則投訴警務人員傷人、濫權，輕則指責警務人員無禮的市民，他們又如何能夠相信由警務人員"自己人查自己人"，能夠做到完全獨立和公正呢？況且，投訴警務人員的市民很多時均有案在身。換言之，可能有一隊警務人員拘捕了一名疑犯，後來被該名疑犯投訴苦打成招，在這個有直接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如不由完全被視為獨立的另外一些人員進行調查，查明有否苦打成招，我認為只會令市民認為這個制度無法值得相信。

第二，事隔多月，即使法官下令要求律政司或警務處處長進行調查，很多證據已經失去。

主席，我們同時面對一個問題：究竟現時設於投訴警察課之上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是否已能解決所有信心問題呢？

主席，如果沒有一個能令市民相信的制度，這筆錢便是枉花。因此，我仍然會好像把頭撞向牆壁般，繼續試圖透過建議取消這項撥款預算開支來逃出生天。

主席，這節我會就修正案編號19，議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60―路政署"削減2億6,960萬元，款額大約相當於2018-2019年度路政署用於維修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預算開支。其實，我就今年財政預算案草擬問題時發現，路政署的維修費用大增4億元，所以我感到十分奇怪，為甚麼會增加這麼多費用？我看回今個財政年度，路政署投入運作的公路維修費大增，而以我所知，2018-2019年度只有港珠澳大橋預計會投入運作，所以，我詢問這新增的4億元涉及甚麼公路？如我所料，這筆款項，即新增的維修費果然包括未投入運作的港珠澳大橋。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單是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維修費用已高達2億6,960萬元，佔維修費增幅中大部分的比例。在2億6,960萬元的維修費中，香港段的維修費一年已高達1億4,390萬元，佔造價的0.58%。至於香港口岸的維修費則高達1億2,570萬元，相當於口岸造價的0.35%。這個數字公布後，傳媒也有報道和跟進。

所以，我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曾提問路政署有關問題，我認為這筆維修費存在不少不清不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提出這項修正案。第一，費用不合理地高，政府解釋不清晰。

令我更憤怒的是，路政署在財委會特別會議答覆我時有混淆視聽之嫌，當時我問及為甚麼維修費這麼高昂，路政署署長表示，是由於口岸營運費高昂所致。我認為這答覆是混淆視聽，因為在2億6,960萬元中，只有1億2,000萬元是口岸的維修費，1億5,000萬元是香港接線的維修費，但路政署卻將1億5,000萬元的接線維修費說成是口岸的維修費用，自然令人感到很混亂。當傳媒廣泛報道，路政署署長答覆時，公眾也認為路政署署長有點不誠實，不知是否蓄意誤導，或有意無意令公眾錯誤理解他所說的數字。結果我要再提交書面補充質詢，在財委會再提問，路政署才清楚指出，接線維修費不等於口岸經營費。即使政府釐清口岸經營費不包括香港接線的維修費，但政府將口岸經營費用形容為口岸維修費，是公眾不能夠接受的。市民不能接受營運費即是維修費。而事實上，在相關合約中，亦有將維修和營運分開。因此，這1億5,000萬元的口岸維修費應否包含營運費，是值得商榷的。政府過去數次的答覆，都是含糊其詞，又混淆不同的概念，至今路政署仍然在補充質詢的答覆中指出，維修費用包括一般損耗的維修費，路政署沒有相關分項數字。這樣的答覆更令我認為這筆預算的維修費中，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為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我因此提出修正案。老實說，他說這筆費用只是預算，其實何時正式通車也是未知之數。大家也知道，現時有很多問題是仍未解決的，一旦出現延誤，在今年也未必可以通車。所以，這筆預算未必會用得着，路政署署長只是把這筆費用放進維修費用當中，即使我削減了這筆費用，日後當他需要時，只須拉上補下也是可以支撐住的，而這便可以給他一個教訓，令他知道要向公眾清楚解釋港珠澳大橋這座天價大橋及其天價維修費為何。我提出的另一觀點是，這些維修費用是否應該由珠海和澳門分擔部分呢？因為港珠澳大橋是一個"Y"字型設計，珠海和澳門接線也會透過主橋連接到香港接線。日後當珠海大橋落成，由香港出發的車輛將會分流至珠海和澳門接線，但珠海和澳門車輛則會經港珠澳大橋的主橋匯聚到香港接線。說到這一點，相信大家也明白，就是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的車流量，必然會高於澳門接線和珠海接線，因為來自澳門和珠海居民的車輛，必定要使用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的。基於上述原因，日後當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澳門和珠海的車輛必然會對香港接線及香港口岸設施造成一定損耗。如果沒有香港接線，港珠澳大橋根本便無法運作、沒有存在價值，亦不會稱作港珠澳大橋。因此，我要求珠海和澳門與香港共同分擔香港接線和香港口岸某個百分比的費用比例，我認為便是合情合理的。最後，香港其實是為了滿足珠海和澳門的要求，才參與興建港珠澳大橋，而為了建設香港接線和香港口岸，我們更使用了聲譽甚差的承建商，因而超支過百億元。由這承建商所製造的香港接線口岸，正如我剛才所說，可能要到未來才會見真章。即是在收樓後，大家本以為樓宇原好無缺，豈料經過一年半載，便已需要保養維修，我更相信屆時的維修費將會大幅上升，這將會是一個無底深潭。

接着，我想討論修正案編號29，有關削減"總目92―律政司"中的分目000，涉及運作開支約1,244萬元；以及就修正案編號30，削減總目92中的分目234，涉及訴訟費用5億3,800萬元。

這名涉嫌犯法僭建人士，至今仍然繼續擔任我們的律政司司長，繼續運用她的權力，指示選舉主任"DQ"合法的參選人；而就"一地兩檢"相關法例的會議，她又只出席了兩三次便不再來，轉派律政專員出席。

很多人說她罪不至死，但也認為她是有罪的，那麼削減她1年薪酬，要她當1年義工，也算是小懲大誡吧？

如果政府已有決定，便請盡早告訴公眾，因為這亦涉及公眾利益，究竟會否控告律政司司長呢？她現時說自己置身事外，不會參與關於她僭建的起訴決定，我便希望屋宇署及律政司的相關人員盡快提交進展報告，釋除市民疑慮。

我提醒委員，為了預留足夠時間給官員及15位修正案動議人再次發言，我會於今天大約6時30分開始請他們發言。預計這個環節的辯論將於明天上午大約11時30分結束。辯論結束後，全委會會隨即逐一表決各項修正案，之後第三個環節便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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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這項"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在2015-2016學年開始推行，原意是鼓勵更多香港學校與大陸學校締結成為姊妹學校，為期3年，屬試辦性質。然而，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自今年起，將這項交流計劃恆常化，預計每年額外開支為1億7,000萬元。新民主同盟質疑教育局每年增加各項內地交流計劃的開支，未能用得其所。因此，我發言支持區諾軒議員提出的這項修正案。主席，我原先亦曾提出一項類似的修正案，但因主席收緊準則，須以全體議員為本，故在"一目一項"的原則下，我本人的修正案被拒。但是，我仍想強調一點，我們認為教育局每年耗費大筆公帑，以資助不同類型的內地交流計劃，問題並非只在於這項"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在這5年間，參加這些交流團的學生人數，只由50,000人略增至63,000人。

對教師而言，這些交流活動涉及大量額外工作，包括預備工作紙、向校方匯報及處理行政事務等，還要在整個交流行程中照顧及看管學生，十分辛苦，並不易為。

主席，審計署在今年2018年4月公布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中，揭發民政事務局近年大力資助建制派團體舉行各類青年內地交流團，資助金額逾1億元，較5年前大幅增加400%，但當中有部分交流團只屬濫竽充數。

主席，政府的資源是不應這樣運用的。政府一方面引入內地專才，同時亦由得現行的教育制度及其他相關制度壓縮本地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結果造成更多的中港矛盾，這並非增加舉辦內地交流團便可補救的。

有見及此，本港的年輕人又怎會心甘情願參加這些內地交流團？主席，新民主同盟認為，政府現時每年把公帑用作於資助各項內地交流計劃上，實屬資源錯配。因此，我發言支持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削減"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的預算開支。

現時教科書出版社在編寫教科書時，須參照教育局的《課本編纂指引》及課程發展處就課本編印等事宜提供的最新指引。

二十年以來，本港的教科書一直使用"收回"一詞，現在卻要改為"恢復主權"，難怪市民大眾開始懷疑我們的母語、教學語言及教育局之下的評審小組出現了一些根本性的改變。這種懷疑絕對合理，並非空穴來風。

課程發展處早年硬推通識科為獨立核心必修必考的科目。但近日又說，教育局要檢討高中通識科的考評機制，由現時的七級評分簡化成合格及不合格兩級，甚至說要將通識科剔出必修科之列。

主席，請容許我在開始發言之前，就我上一次發言做補漏拾遺，因為財政預算案也很愛做補漏拾遺。

但是，如果大家稍為清楚香港的金融制度，便會知道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外匯基金實際上已有類似的功能。當然，我們無法證實究竟未來變成擔保獨立公司後，是否真的會出現這個問題，我們只能放遠眼光來觀察。主席，我在這次希望就修正案編號66發言，修正案旨在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90的撥款削減，即修訂2018-2019年度"教資會、研究資助局及質素保證局的會議開支"預算開支。正如我跟多位朋友說過，我自己也是從事大專教學工作。

坦白說，真正的院校自主，不單要大學避受政治勢力的干預，更要大學不受商業邏輯的影響，為大學提供真正院校自主的土壤，這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責任，也是政府的責任。大學是社會的前緣，其研究應能為社會帶來進步，並能介入社會正在面對的問題，而不是將目光放在虛無縹緲的國際化上。另一方面，大學是為我們社會培訓未來人才的地方，提供有質素的大學教育，令每位同學也獲得全面發展，這是每所大學、每個學系的責任。教育不應在大學內被邊緣化，成為大學運作的配菜。這些全也是社會對大學的期望，也是每一個市民、每一個大學生，甚至每一個家長的期望。如要確保大學能做到我前面所說的種種，便不應設立一個無限的競爭邏輯，無須好像商業機構般運作及掙扎求存。但是，主席，我們看到教資會的運作邏輯，偏偏與社會的期望相反，它重研究，輕教學，亦以很多商業邏輯運作來搞教育，令我們的大學教育逐漸變質。教資會有否盡其責任呢？

每3年1次的學額回撥計劃，不單令學系無法進行長遠發展和規劃，更加劇不同學系之間的資源爭奪。那些不是主流，但對科研非常重要的學系便慘遭殺系。政府一直希望推動年青人有多元出路，有不同的學術專長，但事實上，對少數學科卻坐視不理，不予尊重，讓主流學科不斷坐大，令香港無法做到多元教育，甚至部分學科無法繼續生存。無限的競爭邏輯，帶來的是無盡的管理主義問題。在如此強烈競爭和搶排名的邏輯下，大學制度變得越來越官僚。以往，我們看到很多中小學老師面對行政工作過多，影響教育質素的問題；今天，這些影響教育邏輯的行政工作，正影響着我們的大專教育。大學校方把同學和老師化成數字，以成本效益計算大學盈利，至於教育理想和理念，卻全部掃在兩旁。我們近來更看到不同的大學學系，以財政理由不斷解僱已任教10年、甚至20年最具教學經驗的老師。歸根究底，就是為了所謂的成本效益，以工資更低、更沒保障、更不穩定的流浪講師取代穩定的教師體系。主席，大學不是沒有金錢，教資會亦並不是沒有金錢，我們的政府更不是沒有金錢，但為何多個學系好像"發窮惡"般，要掙扎求存，人人也陷入財困邊緣呢？這正正是管理主義及盲目競爭邏輯之下的產物，這也是教資會的現況。主席，可能大家未必知道流浪講師是甚麼一回事，其實有時候我也有一個黑色笑話，很多人說我有一個花名叫"金教練"，問我屬甚麼隊伍，我說我是流浪隊，因為我就是流浪講師之一。

我又要在此跟大家說，我曾經有一份兼職講師的合約，源自將一個全職講師分為3份——不是把人分為3份，而是把那份工作分為3份，聘請3科兼職，這便是大專院校的現況。講師工作零碎化，令講師的工作極不穩定。這個學期我可能在一間大學任教，到下學期便不獲續約，可能要到另一間大學任教，很多老師更同時要在兩三間學校授課才能維持生活。

為何大專院校和教資會那麼富有，但在教學上卻要讓講師面對如此貧乏的境況呢？我們這群流浪講師承擔起大學大量教育工作，但卻被這個制度壓迫在最底層。我今天不是想說待遇問題，畢竟這是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我希望說的是教學質素問題。

當學生無法在學校很容易地找到老師，教學質素一定會受到影響，如果沒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亦會令教學質素受到影響，這正正是大學教育在這數年的趨勢。主席，香港仍然有很多年輕人對學術抱有信念和有研究抱負，他們很希望貢獻香港的學術界。但是，在如此高壓和高度競爭的制度下，很多人只能成為流浪講師，每年甚至半年才能獲續約一次，在高等教育界中掙扎求存，這正是大學為了盲目追逐排名，重研究、輕教學的結果，亦是教資會多年來訂立的政策，大家競爭撥款，這是駭人的制度造成的現況。我今天討論這項修正案，是關於削減"教資會、研究資助局及質素保證局的會議開支"，我希望主席或在席議員不要誤以為削減了它們便沒有撥款，其實我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政府和教資會真的對香港的大專教育有抱負，要確保香港的大學質素，對得住家長和香港市民，絕對沒有理由繼續對這些情況坐視不理。改革整個撥款制度，讓大專院校重新重視教學，不把教育邊緣化，這絕對是教資會需要完成的責任。主席，香港的教育壓力問題嚴重，其中一個重要的源頭便是資助大學學位不足的問題。很多同學前赴後繼，努力讀書，便是為了入讀八大。我不認同學生的出路要如此單一，但這絕對不代表他們接受大學教育時要面對教育零散化。在"流浪講師"，重研究、輕教育的今天，政府對香港的大專教育無須負上所有責任，但我認為政府起碼要負上一些責任。可能在我發表這番言論時，特首林鄭月娥正在收看我們的發言，我亦相信她應該有收看我們的發言，否則她不會在行政長官答問會時，忽然提起留意到涂謹申議員的某言論，令我覺得她很厲害，連議員的發言也有收看，我很希望她正在收看。對於特首當天的對答回應，我認為我們說的院校自主不是她當時說的院校自主，院校自主當然重要，但令院校變成人本而不是駭人的地方，有教學質素而不是扭曲的地方更為重要。上星期，林太表示政府已經為自資院校學生提供資助，便當解決了香港的大專教育問題，我並不認同。如果政府仍不理會這些問題，絕對不是尊重院校自主的表現，而是對院校自主的最大諷刺。主席，我謹此陳辭。

大家也知道，今屆政府的新任律政司司長人氣甚盛，此話所指的並不是她如何捍衞香港的法治，如何令香港的司法制度更加公正，而是指她牽頭破壞法治，因為她涉及僭建事件。一如大家所知，律政司司長將要上任的消息甫傳出，她便被揭發差不多所有物業，包括在屯門的物業、火炭的工廠大廈、沙田的物業，以至淺水灣的物業，全部均有僭建物。主席，眾所周知，僭建在高官之間並非甚麼新事物，由上一任特首梁振英及其對手唐英年、再前一任特首曾蔭權，以至很多現任高官，均身陷僭建醜聞。

這樣一位熟悉本地《建築物條例》、具有工程師背景和身兼資深大律師的官員，居然其身不正。最大的問題是，她令到香港已然非常薄弱的司法制度進一步受損。香港已回歸超過20年，在這21年來，香港在司法和法治方面受到很多衝擊。最大的衝擊當然是歷次的釋法，但律政司就不同事件所作的檢控決定，亦每每令市民大眾對香港的司法和法治產生極大憂慮。如果新任律政司司長鄭女士連這個普羅市民看來不應犯下的重大錯誤也不能糾正，並在事發後三番四次逃避向公眾解釋、向傳媒交代，則未免令我們感到擔憂。因為大家也知道，面對僭建事件，承認、改正和道歉並不是甚麼難事，但作為一名主要官員，連承認、改正和道歉這麼簡單的3件事也不能做到，委實令我們感到十分擔憂。

一如大家所知，這並非林鄭月娥女士初次處理僭建事件，在她擔任發展局局長時，其實已曾處理兩宗僭建事件，分別涉及唐英年和梁振英。不過，林鄭月娥對兩宗個案的處理手法並不一致，對於涉及唐英年的個案，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相當勇猛，而且狠狠地說了一句"絕不手軟"。

她是否應該表明如有犯錯，理應盡快說明，盡快道歉，盡快承認？

政府擁有這麼龐大的資源及金錢，竟然用盡可以採用的手法，透過司法覆核，令數名議員喪失議員資格，這是相當惡劣的行為。不僅如此，隨後周庭代表香港眾志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但卻被褫奪參選資格，這絕對是卑鄙和不能接受的行為。政府不單令周庭喪失參選資格，也開了極壞的先例，令政府可使用可以轉變的理由，務求將政府的眼中釘除之而後快。現時進行的選舉，本身已不太公正，因為一如大家所知，在今時今日進行的選舉中，可以採用"種票"、"蛇齋餅粽"等種種方法，以及透過眾多建制組織協助個別候選人獲得大量選票。

長久以來，香港的法律制度、司法公平，是香港人曾經引以為榮的特質，特別是當我們位處中國的毗鄰。

不過，很可惜，在回歸後的21年以來，和香港司法制度有關的排名一直拾級而下，這直接損害了香港的未來。當我們希望香港擁有獨立的地位，以便無論在本身或中國將來的發展中發揮力量時，律政司司長和律政司的相關人員卻在破壞香港的法治，他們是破壞香港未來的罪魁禍首。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令選擇性檢控、選擇性入閘、選擇性參選成為常規，香港便沒有未來。周庭所代表的年青一代，對於現行制度有他們清晰的看法，他們是將來的主人翁，我們應把香港的未來交託在他們手上，讓他們建造未來，而事實上他們亦有足夠的能力。可惜，在今時今日的司法制度下，在律政司司長及律政司高層人員的黑手之下，香港公平公正的選舉已不復存在。所以，他們絕對不值得我們在財政預算案中給予撥款支持。

我的意思並非教育局現時花32萬元開發《基本法》教育的資源會教壞小朋友，而是根本無需花這32萬元教導小朋友何謂《基本法》。原因是，政府和立法會已經用活生生的例子教導我們，雖然《基本法》十分厚，載有159項條文，但其實可用6個字概括，就是"有強權無公理"。

關於《基本法》的教育，在過去一年最少發生了4件事，只要學生扭開電視機或瀏覽Facebook，便會對《基本法》產生深切體會。

同一部《基本法》，當中同樣訂明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受到保障，但有關條文卻可以任由"有強權無公理"的政府任意解讀。

我想討論的另外兩項修正案是關於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分別由陳志全議員及鄺俊宇議員提出，一項旨在削減漁護署捕捉及處理流浪動物的全年預算開支，另一項則削減漁護署用於人道處理動物的開支。

代理主席，一年365天，就是義工們"眠乾睡濕"地照顧狗隻。

試驗計劃最重要的原則，是令漁護署減少殺死狗隻和動物，少造孽，令社區動物可以重過比較幸福的生活。

這正正解釋了為何我支持陳志全議員及鄺俊宇議員兩項修正案，目的是削減他們捕捉及殺死狗隻的撥款。

是動物福利組織和義工，他們確實勞心勞力，為香港的動物發聲。根據漁護署的數字，署方在2008年殺死10,240頭狗隻，及至2017年，數目是1,478隻，確實大幅減少。

她居然可以答覆我，她相信狗主會有良心，因此估計不會出現大量動物被遺棄的情況。是當局將村民迫走，以致有大量動物無家可歸。

今年是關鍵時刻，因為很多項目即將上馬。我今年希望各位同事，特別是關心動物權益的同事，可以通過這項修正案，削減漁護署3,000多萬元的撥款。

是否有尚未發言的委員想發言？

修正案編號6，建議削減懲教署署長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修正案編號7，建議削減"壁屋監獄更換及提升閉路電視系統"的預算開支；及修正案編號8，建議削減懲教院所"更換探訪室內的通話錄音系統"等的預算開支。我不同意這些削減建議。首先說一說閉路電視系統。

我相信安裝閉路電視是監獄管理中，最有效措施之一。這數個月我們到訪過很多不同監獄，很多不同黨派的議員都同意，希望所有監獄盡快更新閉路電視系統，提升其質素及監察功能。既可以在事件發生時，幫助職員迅速作出反應，亦有效保障囚犯權利。當有事發生的時候，錄像能夠提供最有力的證據。

但事實上，的確難以在所有監獄同一時間進行安裝。所以，他們的計劃是，逐步更換這些系統，希望更新後監獄不會再存在任何盲點，對工作人員和在囚人士有更大保障。

這些系統如果不更換的話，一旦發生事故而無法使用，便會影響監獄的紀律和秩序。除此以外，如果電話系統不能使用的話，便會影響在囚人士親友探訪的安排。

早前鄭松泰議員誣衊懲教署職員，職員在救人，卻被他說成是打人，但他拒絕道歉。又有很多虐待囚犯的投訴，指控懲教單位內設施對在囚人士不公等。有很多懲教署同事向我反映，他們感到很不忿、很憤怒，因為懲教人員的努力，應該受到尊重和肯定，而不應通過削減他們的薪酬、削減更換設施的預算開支來懲罰他們。

如果要每一位在囚人士在獄中，都感到賓至如歸，我相信這是不合理的。大家請記着，入獄是為了接受懲與教，不是度假，當然不會很享受。獄中生活要有秩序，是希望幫助在獄人士學懂控制自己，習慣遵守規矩，從此改過自新，奉公守法。

所以，經常借囚權議題提出指控，其實對懲教人員極不公道，會影響他們的工作，亦對維護香港整體治安帶來衝擊。我們應該反過來關心懲教人員現在面對的工作困難，例如我們知道，前線懲教人員的流失率是所有紀律部隊中最高。他們面對的流失情況，其實已經很嚴峻；他們亦面對退休潮，在舊職員退休後，才有新職員填補空缺。

所以，這個制度若不改變，前線員工人手緊張，工作量增加，引發退休潮，便會造成一個更大的惡性循環，令更多員工流失。我希望政府正視這個問題，改變這個制度。其實，署方知道員工大概何時退休，可否提早聘請和培訓，而不是待員工離職後才進行招聘和培訓？此外，很多公務員已經落實5天工作周。但是，懲教署7,000名職員中，只有大概1,100人真正落實5天工作周，即16%。大家可以想象，這對他們很不公平。

所以，很多時當他們需要通宵候命，在換更時，也有可能趕不及回家睡覺休息。

懲教人員認為休息室設施殘舊，地方又不足夠，他們只是要求有一個可以較有尊嚴的休息地方。

代理主席，原來事情是如此困難，我仍在努力爭取，希望可以解決這個難題。還有，他們上班的位置偏遠，但署方沒有提供任何交通工具讓他們上班和下班。

他們默默耕耘，從來也不高調發聲。我一直形容他們為香港的無名英雄，希望大家對懲教人員有較多尊重，多點支持懲教署的工作。代理主席，我亦留意到在數十項修正案中，陳志全議員提出修正案編號20，建議削減2018-2019年度入境事務處個人薪酬的全年薪金預算開支。我不知道為何陳志全議員認為入境處所有同事也不應該享有薪酬，是否要迫他們做義工呢？入境處的同事每天為我們處理出入境事務，工作十分繁重。加上近年濫用提出免遣返聲請機制的假難民問題，令入境處的同事，尤其是處理這方面問題的同事及青山灣的同事疲於奔命，工作已經很辛苦。

修正案編號34、35、36、37及38則針對香港警務處，關乎由處長到警察，整個警務處全部酬金的預算開支。陳志全議員提出要削減所有警員的酬金，還說要削減所有警隊特別用途車輛全年的預算開支。

我們一直說要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但是，在修正案編號39和40，陳志全議員和區諾軒議員卻提出要削減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以及"創科生活基金"的預算開支。他們一方面說支持推動創新科技，另一方面又削減所有預算開支，我也不知道他們所為何事。在修正案編號67，我留意到范國威議員提出要削減水務署購買食水的全年預算開支。

但是，請問香港人如果不喝東江水，又有何即時的替代方案呢？我同意現時水資源十分珍貴，我同意東江水資源也日益緊張，香港應該發展"海綿城市"和再生水，我們亦應思考如何推動大家珍惜用水，逐步減低依賴東江水。但是，這是否代表我們今天不需要東江水呢？又或者我們是否需要抹黑東江水呢？要記住，當內地的水資源如此緊張時，粵方仍能保證香港人有水喝，無須擔心要制水和節水。當然，在收費方面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但在修正案提出削減全年購買食水的開支，我覺得是非常不切實際的。

可能你取得政府很多不同的研究，於是你可以作為"籌款"、"賺錢"最多的教授，這也可能是教資會下，一個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出現的結果。

香港城市大學同樣停辦了一個兼讀社工課程，這些全是大學的事，而且不單是大學的事，亦與教資會有關。

然而，既然34,553,000元是關於教資會、研究資助局及質素保證局的會議開支，究竟是甚麼會議？為何召開會議之後的結果會令到事情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令到大學有形而無實的呢？

為此，我會支持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剛才不好意思，按錯"發言按鈕"，我尚未準備好，所以麻煩了同事要多走一趟。我今次的發言想談談編號39的修正案，陳志全議員希望削減總目135中，關於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舉例來說，昨天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大家也知道，特首於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到要發展人才，我環顧全球各地，包括大灣區，以至亞洲其他地方和歐美，都在爭奪科技人才，說沒有足夠人才。

如果香港創新科技的餅越造越大，我相信人才一定越來越多。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大家也知道，每年到了財政預算案的辯論環節，泛民議員總會提出大量我認為是"無厘頭"的修正案。

對於這些修正案，我完全無法接受。

代理主席，我身為太平紳士，也關注到在囚人士的權益，我敢說，其實香港的監獄管理已是相當文明的了，至少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虐囚或苛待囚犯的情況。

我最近收看一個電視節目，指出過去已有好一陣子沒有下雨——最近數天剛好下雨了——本港船灣淡水湖的水位下降至一個程度，就連在水底的村屋遺址也能看到了。因此，如果我們真的不花費任何金錢購買東江水的話，則單靠現時說要興建但未成事的海水化淡廠，如何能解決香港的食水問題呢？儘管議員可能不同意"統包總額"的制度，但不代表有理由削減所有購買食水的開支。

主席，我剛才提到的數點均顯示修正案裏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希望泛民的同事聽到之後能夠回頭是岸。我每年也請他們回頭是岸，不過他們每年也繼續提出這些修正案。

因此，主席，我會反對泛民同事提出的65項修正案，支持政府2項修正案，亦會支持預算案。

主席，我想就數項修正案發言，包括......

你如有不明白之處，可向代表資訊科技界別的議員查詢。
主席，我會就涉及教育的修正案發言，包括編號第54、55、56及57號修正案。這些修正案包括削減教育局局長的全年預算薪酬開支、開發《基本法》教育的學與教資源方面的全年預算開支，亦有"課程發展處"和"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的預算開支。

我們對教育局局長有數方面的期望：第一，是政治上的問題，這是大家也關心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有很多具爭議的問題出現，亦包括一些特首認為是"無風起浪"的事件出現，而這些事件似乎是有跡可尋的。這些問題其實也令教育局局長的聲望及教育局的整體形象受到影響，我希望教育局局長在這方面能夠展現明確的態度，顯示香港的教育既能貫徹"一國"，亦能貫徹"兩制"。

如果這些問題只是傳媒炒作，局長其實可以出來告訴大家並無其事。如果政府有清晰的立場，例如局長也表示其母語是廣東話，他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第二個對教育局局長的期望，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他的教育政策，能夠引領香港的教育向着好的方向繼續發展。最近令教育局局長的聲望受挫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TSA只是現在小學學生感到很辛苦、功課太多的問題的其中一部分。如果局方連這部分問題也處理不好，很多市民會對香港教育失去信心。

如果香港的教育不能夠擺脫過度操練、過度壓迫的問題，大家只有另覓出路。如果在小三TSA的問題上，政府不能夠發出清晰的信號，讓市民知道政府有決心令香港學生不再受煎熬、受苦，其實這是很可惜的。除了小三TSA外，過去一段時間還有另一件事令大家失去信心，就是小學"一校一社工"的問題。本來小學"一校一社工"是改善香港小學輔導力量的重要機會，尤其是在"臨臨事件"發生後，連帶揭發她的哥哥就讀的小學也沒有發現哥哥受虐的問題，於是大家便覺得幼稚園和小學也需要改善輔導服務，特別是一些困難個案需要社工協助。

政府的目標是要有全職的社工，但社會關心的是，我們是否真的做好了小學的輔導工作。小學輔導工作要做得好，小學輔導教師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們應否採用教育界、社工界和整個社會也很期望的"一加一"模式？

這包括數個元素，第一，應該以經常性撥款為主，而不是靠短期撥款。短期撥款對教育欠缺承擔，我們要求以經常性撥款為主；第二，款項要真的花在有用的地方。

我覺得要留意的是，當政府批出短期撥款時，會令現職教師的工作百上加斤。我們希望教育資源能夠轉化為教育力量，而這股力量很多時候要依靠老師承擔更多工作。但是，現時我們的做法往往也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反而是在不增加教師的情況下，增加更多非經常性工作，以致每項工作也要重新安排，這是不理想的。最糟糕的是，這次財政預算案會保留已預留但未動用的50億元中的14億元，再多加預留20億元的撥款，本來這應該令大家很開心，我覺得這也是積極的做法，預留款項本身已經是積極的做法。作為教育界一分子、作為社會人士，我相信也希望這筆錢能夠落實使用，但現時政府沒有具體計劃，沒有具體計劃便不能落實使用，不能落實的話，這筆錢至少在這一年便會變成空中樓閣。那麼教育局局長能否提出具體計劃，並說服特首或財政司司長運用這筆預留撥款來改善教育問題，以及回應教育界的迫切需求呢？我們曾提出提高學位教師的比例，又或改善班師比的編制，這些也是大家有共識的，為何政府不能盡快回應我們的訴求呢？所以，教育局局長的聲望在這段時間受損也是有其原因的，希望他能盡快改善香港的教育。

我現在請官員發言。官員發言後，我會請動議修正案的14位委員及財政司司長再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然後全體委員會會逐一表決各項修正案。是否有官員想發言？
主席，是否有官員要發言？
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主席，我想先提出規程問題。

因為大家看到，由數碼港以至香港科學園，很多時候，在發展地產基建時會以創科、科技及數碼為名發展不少地產項目。主席，如果我們真的要鼓勵創科發展，便應如莫乃光議員所說，要有一套整全的創科政策。所謂的創科政策，並非僅是撥出一塊地作發展創科之用那麼簡單。大家試想，很多電腦及科技公司並非設在數碼港或科學園——當然也是有的——但很多均位於觀塘、荔枝角及鰂魚涌，這些地區反而是創科的集中地，為何會這樣？

該報告不單有關在囚人士面對的處境，更提到懲教署人員面對的處境，我們也很希望能改善他們的待遇。

首先，香港警察與民眾比例是亞洲區內最高，根據早前的數字，是僅次於俄羅斯、土耳其、意大利及葡萄牙這4個犯罪率較高的城市，每222人便有1名警察。可是，近年來，警察人數大幅增加，已增至每208名香港人便有1名警察，成為實際人數最多的政府部門。過去數年，香港整體罪案數字不斷下降，但警方的紀律人員人數在4年內上升了7%。究竟警務處是否有必要增加1,057個職位呢？我從警方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留意到，原因主要是為了提升緊急應變及處理大型事件的能力，強化香港的反恐能力和準備，為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總站、沙田至中環線、蓮塘/香園圍口岸等項目提供人手支援，以及支援反詐騙協調中心的運作。主席，提升緊急應變及處理大型事件的能力由佔領運動至今已4年，每年警方也以這個原因來增加軍備及人手。

其實，警察近年濫捕及濫告已將公民社會嚴重打壓，近年亦甚少發生警民衝突事件。在2017年，有78個人因公眾集會及遊行而被捕，只有13人被檢控。這樣的數字很難說服市民，需要大幅增加人手，處理所謂的大型事件。事實上，每年不斷擴大警察的人數，但在訓練、監察、人事管理上是否能夠有足夠的配套配合呢？難怪近年警隊的質素不斷下降，又要取消體力檢查，所以在街上看到很多警務人員的體格可能也未必符合當初的要求。現在警務處要額外增加1,057名警員，究竟我們如何能夠衡工量值呢？我們不曾看到保安局就這些事情，向立法會作出詳盡的交代。

我要首先澄清，很抱歉，希望他大人有大量。

例如我提出，為何金發局到了今時今日，也可以製作放寬房地產如此扭曲的研究報告，最後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放寬條例，促成領展的問題呢？每一位自稱關心領展、監察領展的議員，包括建制派的各位議員也應該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是反領展的，便應該一起支持我提出削減金發局的分目。我現在返回討論選舉事務處，我要求削減大約相當於2018-2019年度選舉事務處核實選民登記資料相關的預算開支，總額是6,100萬元。主席，我提出這項議題，是因為選舉事務處近年出現的各種問題。在北京威權壓境的情況下，選舉的公正性受到嚴重質疑，往往成為不同價值角力的場所。過去一年，我們曾舉行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兩個選舉均出現嚴重的政治風波，而選舉事務處在這些爭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責無旁貸的。當然，在討論這項修正案時，很難只討論核實選民登記資料這方面，主席，你要求我們一目一項的討論，但其實我們在提出修正案時，也十分希望大體上評價一下選舉事務處的表現。

事件令全城譁然，為何一個只有1,200人參與的特首選舉，有關電腦中會載有全港選民的資料呢？在五步一哨的嚴密保安之下，為何有人可以進入一間應該已經上鎖的房間？如此重要的資料，放在一個房間裏，但又不是放入儲物櫃之中，為何選舉事務處本身需要這麼多人力物力，但是在亞洲國際博覽館場地卻沒有安排保安人員在附近看守呢？對於以上疑問，政府只是支吾以對，完全無法令市民釋疑。

在今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我所參選的港島區出現"種票"疑雲，例如西營盤第一街和第二街的部分住戶接獲並非屬於他們的投票通知書，懷疑有人"種票"。其中一名住戶的兒子盧先生表示，其母住在第二街單位30年，從未接獲不屬於住戶的投票通知書，擔心母親的住址被挪用。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案例，有些選民喪失選民資格，其實他們一直希望繼續可以投票的，但忽然喪失權利。我們在抽查的過程中，是否應該有改進的地方呢？此外，我們看到選舉事務處現時所做的事情，引發出現所謂的"DQ"事件，即取消立法會補選參選人資格的事情。其實這些事件均可證明，選舉事務處要改善的地方，簡直是罄竹難書。主席，我沒有辦法在我有限的時間內，逐一介紹所有我提出的修正案，但我已大約就不同範疇提出我的看法，以及我提出修正案的原因。我要重申，我們提出修正案，其實是希望在立法會現行制度和局限之中，能夠做到最好，我們無法要求增加預算開支，我當然希望這樣做。但是，當我們提出意見，提出如何改善不同部門，令他們做得更好的時候，我只能夠透過削減分目的手段來提出我的意見。主席，我十分希望稍後不同議員就修正案發言時，可以得到充裕的時間，表達他們的觀點。主席，我謹此陳辭。
朱凱廸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同事有權發言，你憑甚麼阻礙他們？

各位同事，可能大家剛才沒有機會了解這裏的情況。剛才的情況是，立法會已就修正案進行了10多小時的辯論，當中包括由財政司司長提出的政府修正案，很多人也對用作"補漏拾遺"的4,000元有意見，既有贊成也有反對。

我們應該在這裏進行辯論，不是做應聲蟲，也不應做橡皮圖章。我剛才已表明對這個政府很失望，所謂的"補漏拾遺"，是因為對很多沒有繳稅和繳交差餉的市民視而不見。

我有朋友立即在內地法庭的判詞網頁，找到有一些跟港珠澳大橋相關的工傷案件正在審理當中，意味真的有人因此受傷。

而且，除了《基本法》之外，王志民到訪立法會時還要多送一本書面是白色的憲法，放在《基本法》的上面。

所以，對於這些修正案，即使保皇黨要反對，但市民看得很清楚，一定要贊成。

我們的城市越來越進步，香港人開始關注動物生命權益，政府卻仍採用人道毀滅這種落後的方法。

很多地方均很努力地推行這計劃，希望能取代人道毀滅這麼殘忍的方式，令動物能自然安樂地生活，讓這些不懂人語卻有感受的動物，例如貓狗能夠在原生地過活，而不會被署方捕捉殺死。

主席可能指我又重提人道毀滅了。

香港被譽為文明的城市，而甘地的名言是一個城市有多文明，就取決於這城市如何看待動物。

當天，有百萬位香港市民聯署拯救波子，要求漁護署不要預約拘捕牠。而《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只是加重罰則，這麼多年以來，法庭判決的量刑最長也只是10個多月，有足夠的阻嚇力嗎？

我想告訴局長，上次華明邨的毒狗案，還衍生了另一件事。狗隻被毒殺十分悲慘，那名飼主抱着狗屍痛哭，然後向警方報案。結果出現一個問題：原來根據一項非常古老的政策，這些狗的屍體不會歸還飼主；簡單而言，飼主想將狗隻安葬也不可。結果，經局長調解——我相信局長已盡力——漁護署表示願意早日歸還狗屍體給飼主。

我想指出，如果政府願意走出"頭半步"，市民是會看見的。

每項政策都環環相扣，與動物相關的香港法例多達10多項，每項不同，每項均有抵觸。

所以，我提出削減總目22下的100萬元開支，便正如我在首次發言時說，這是知不可為而為之。

動物政策雖然是個很廣闊的議題，但其他城市是做得很好的。

我不清楚其他人的想法，可能有些朋友或建制派同事——我不開名了——會批評我們無聊、浪費時間。

如果香港愛護動物，而且視虐殺動物的人為耻，我們是會樂見這項法例的制定。而最重要的是，今天在預算案中的這100萬元，究竟是否用得其所，是否值得花在殺害貓狗上，值得用於殺害1,400隻狗、300隻貓上呢？

主席，我想說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應該是這5年來最快獲得通過的預算案，修正案的辯論不足22小時，至今只是第十七小時，這是很可惜的，因為這份預算案是近年來最受非議，也是最具有爭議性的。政府今年錄得高達1,489億元盈餘，較2月公布預算案時說的1,380億元還要多109億元；相比去年原本預期的164億元竟然多了1,325億元，是1,325億元，估錯的幅度是1997年以來，過去20年以來最嚴重的。我們的政府是否功能失效呢？主席，預算案審議期這麼短，當然跟閣下一次又一次收緊審批修正案的準則有關，以"一目一項"的原則，而不是過去我們一直以個別議員提出修正案的原則為準。我提出的"削減運輸及房屋局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的印刷和宣傳費用全年預算開支"，以及"削減馬料水近岸填海規劃和工程研究準備工作全年預算開支"，根本沒有與我們現時辯論中的65項修正案有任何重複，但主席你就是不批，就是不批，這如何說得過去？主席，我提出10項修正案，但你只批出兩項，包括削減水務署在2018年向廣東省購買食水的預算開支，以及新界東南堆填區，即將軍澳堆填區的營運費用全年預算開支。剛才有建制派保皇黨的議員，好像民建聯的葛珮帆議員發言時說我的修正案抹黑東江水，她竟然說出這樣的話。真正抹黑東江水的不是我的修正案，而是東江上游那些嚴重的污染問題。

但是，除非我們不看新聞，除非我們不張開眼睛留意放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就是近年有多宗東江水被污染的報道：2010年5月20日，香港的第四權，我們有傳媒和記者在東莞樟木頭實地視察東江水的供港明渠，這些供港明渠內的水質很差，鄰近堆填區。再者，內地政府計劃在附近再興建焚化爐，亦會有機會將一些有毒物質流入明渠，污染水源，所以令香港人擔心是否以天價和高價購買了毒水。2012年12月18日香港媒體又再走訪江西東江水的源頭，發現水質受農業活動污染，有生活廢物和禽畜排泄物直接流入東江水。當地既貧窮又落後，無法處理這些礦山關閉後遺留的污染問題，以致東江水的源頭水質出現嚴重問題。2013年1月23日，又有傳媒發現東江水供應源頭之一的新豐江水庫有非法排放含有化學物質的污水流進東江水，導致魚類和青蛙大量死亡，就是因為涉及附近礦場造成的污染。2015年11月，環保組織在多個貯存東江水的水塘，包括香港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和大欖涌水塘抽水化驗，驗出有害的致癌物質全氟化合物，含量高於只收集雨水的水塘，所以東江水被懷疑可能是其中一個致癌物質的來源。2016年2月，禽流感高峰期，東江水支流的重要水源惠州角洞水庫——是角洞水庫，不是國洞水庫——又被揭發有60多袋上千隻死因不明的死雞在源頭附近被棄置。2017年11月，又再有報道，廣東河源東源縣一條村落陸續有牛隻染病死亡，全村300多隻牛中有95隻染病，30隻死亡，亦是懷疑與當地水質被污染有關，而這個爆發疫情的村落很接近東江。主席，內地政府沒有在維護東江水水質上做到一個合理、合格的水平，更別說盡善盡美了。特區政府也無法監察東江水的供水質素，香港人又怎樣呢？就是花費巨額公帑，是每年花費巨額公帑購買一些沒有質素保證的食水，所以又要花大量公帑為東江水來港後進行過濾和加工。政府的數字說得很清楚，在2015-2016年度，水塘水每立方米經計算後的成本是4.3元，沖廁水每立方米是5元至6元，但購買東江水後再加上過濾加工要多少錢？是高於50%，每立方米的成本是9.5元，是9.5元。主席，我為何要提出修正案？

我則希望透過這場辯論請政府加快和加大香港的海水化淡、食水自給自足的供應率和供應量，增加香港的談判籌碼，取消統包總額的協議方式，透過按香港人的用水量，向大陸政府買東江水，為香港的公帑好好把關，這就是我提出修正案最重要的目的，而不是說那些沒有實質政策內涵、流於政治攻擊的言論。主席，我想說的第二點是，我不會支持今次的預算案，為甚麼呢？特區政府的財政盈餘和財政儲備那麼多，以當年曾俊華為財政司司長入市"打大鱷"，與特區政府今時今日的財政盈餘和財政儲備比較，便知道多了很多倍，但政府一直沒有藉着預算案做好的長遠規劃，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也沒有還富於民。在民意和輿論壓力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才不情不願地透過修正案推出額外現金津貼，向那些沒有物業、無須繳交薪俸稅、沒有領取綜援金、"生果金"、長津、殘津、低津的香港市民每人派發4,000元，叫作"補漏拾遺"，把受惠人數擴闊至280萬人，預計開支是112億元。但是，這做法是否能做到一如特區政府所說的、財政司司長所說的、特首林鄭月娥所說的理財新哲學呢？是否真的有意與香港市民分享超過1,400億元的經濟成果呢？如果是的話，便應要提高補漏拾遺"派錢"方案的金額，做到真正與民共享。一般市民現在只能獲得4,000元津貼，但是在高收入下，商家又怎樣呢？他們可享有最高3萬元的稅項減免；如果有物業便更好，每個單位可獲1萬元的差餉減免，並且數目不限。所以高收入人士和商家較一般市民的待遇相差甚遠，以"差天共地"來形容絕不為過。主席，根據預算案補編的資料顯示，如以人均受惠金額來比較，薪俸稅和個人入息稅的寬減受惠人數是140萬，人均受惠金額高達12,000元，當中受益最深的是年薪超過40萬元以上的80萬人。

大家看看這些數字，主席，你看看這些數字，補漏拾遺根本是杯水車薪，並沒有把香港貧者、富者、有錢人、低收入人士、基層市民之間的財富分配，藉着預算案來處理，所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口中所說的與民共享，只是說說而已，基層市民並沒有分享經濟成果。

可是，林鄭月娥卻放不下心結，就是曾俊華為財政司司長時，在2010-2011財政年度"派錢"，珠玉在前，以相對地和合理地低的行政開支來"派錢"6,000元，但現在的預算案卻以非常高的行政開支來"派錢"，更要等至明年2月才可申請。

主席，我再次強調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一方面還富於民，向18歲以上的香港人全民"派錢"8,000元至1萬元；另一方面，同時仍可以進行長遠規劃和政策，以處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例如撥款500億元成立種子基金，推行全民退保。另外，向房屋儲備金撥款200億元，連同現時的771億元，加速加大香港公屋房屋的興建量，這才是特區政府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做的話，我便不能認同這份預算案，所以我會在預算案三讀時投反對票。